據報，自本年6月以來，在警方進行驅散示威者行動期間，有多宗安老及康復服務單位內人士因吸入催淚煙而不適的個案，包括下述兩宗：8月5日，至少有13枚催淚彈被射進明愛賽馬會荃灣服務樓的範圍，而樓內設有護理安老院和長者日間護理中心；10月28日，催淚煙攻入位於警方大興行動基地附近的嚴重弱智人士宿舍及長期護理院。

主席，社會福利署不時與營運安老及康復服務單位的資助及非資助機構聯絡，了解其運作情況，並在有必要時提供適當的提示與支援。在可預知的大型公眾活動舉辦前，社署會特別提醒相關服務單位負責人須採取適當應變措施，保障長者及殘疾人士的安全。此外，社署地區福利辦事處亦會與當區警署保持溝通，通知警方社福單位的位置，尤其包括安老院及殘疾人士院舍。

主席，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的健康資訊清楚指出，有研究指催淚煙對生理和心理健康有持續的影響，特別在兒童、長者、患呼吸系統疾病或有敏感情況的人士等。然而，局長在主體答覆只不斷重複指出，根據局方資料，受催淚煙影響的人士只會出現輕微的呼吸困難和皮膚不適的情況。局長也知道，很多文獻也指出催淚煙的影響是長期，甚至是永久的。如果局方不進行跟進調查和研究，根本無法知道催淚煙的影響，尤其是對相對體弱人士的影響，而局長甚至連統計數字也沒有。我想問局長，既然他知道這些影響是長期甚至永久的，為何當局不對體弱人士作出長期跟進、調查和研究，以了解今次警方大量使用催淚煙對香港市民的健康有甚麼影響？
主席，我在主體答覆已經提及食衞局和醫管局提供的資料指出，接觸催淚煙的人士一般會出現輕微的呼吸系統和皮膚不適，但對身體並沒有嚴重的影響。

主席，在過去數場暴亂衝突中，有一些滋事、暴亂分子似乎刻意選擇在設有安老院舍和社福機構的地方聚集，並與警方發生衝突。

與此同時，安老院舍的室內空氣質素一直備受關注，就此，政府會否推行一些改善安老院舍空氣質素的措施，並進行一些研究，以期令長者有更好的居住環境？
局長，你可以選擇回答其中一項。
主席，就第一部分，我相信警方已經多次作出有關呼籲。

主席，我很關心在今次修例風波的暴力衝突中受影響的社會服務單位，不論是私營或公營的，我也關心有關的服務使用者。表達意見和訴求，完全不是問題，但眾所周知，沒有違法的暴力就不會有燃燒彈，更不會有催淚煙，即如果示威人士不投擲燃燒彈，警方就無須使用催淚彈。

主席，自反修例風波爆發以來，示威者的暴力行為不斷升級，和平遊行往往演變為激烈的打砸搶燒，警方除了使用水炮車驅散人群外，亦會發射催淚彈。坊間經常流傳催淚彈會釋放二噁英和含有化學物，不過，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最近曾抽取泥土和水樣本送往加拿大化驗，發現未有含有二噁英。有學者指出，施放催淚彈的燃燒溫度和時間不足以產生二噁英。雖然坊間眾說紛紜，但警方一直以涉及行動細節理由不能公開催淚彈成分。由於關乎公眾安全和知情權，公開催淚彈成分有助釋除公眾疑慮，我想問局長會否考慮建議政府公開催淚彈的成分呢？

主席，這方面，政府曾多次回答，而不同局長也曾作出回覆，答覆也如局長今天所表示，就是催淚煙產生的二噁英的影響，遠遠不及暴徒四處放火、燃點汽油彈、燒垃圾、燒欄杆等所產生的二噁英和對市民造成的傷害。可是，反對派和外面部分媒體不斷炒作催淚煙的影響，直至今天，即使政府已多番解釋，他們仍然繼續炒作。今天提到對長者、殘疾人士和護理院舍的影響，我們也知道近來有很多暴力行為出現在安老院舍和護理院舍附近，包括交通燈被拆除，或是在附近縱火，其實也造成很大的影響。

事實上，我們一直十分擔心，這些火警會影響附近居民和安老院舍。最後，很多市民看到四處也有汽油彈，大學內竟然發現4000多枚汽油彈，大家都十分擔心，因為經常有人在街上擲汽油彈。其實，汽油彈真的能夠殺人，對周圍的空氣亦可能有很大影響，而我們也很想知道這方面的情況。我想問局長，燃點這些汽油彈及在社區不同地方儲存大量汽油彈，對整個社區有何影響，以及政府會如何清理在汽油彈燃點後及燃燒這些廢物後的環境？

局長說在哪處施放催淚彈並非由警方決定，而是犯法的人決定。

局長在主體答覆指出，警方在行動前會盡可能透過各種渠道與一些老人院舍緊密聯繫，提醒他們警方可能採取的行動，希望他們可以作出相應安排。他亦指出，社署會特別提醒相關服務單位負責人採取適當的應變措施。主席，我手上有一張通告，是警方在8月4日發給所謂"在這些公眾活動附近會受影響的人士"的，叫作"警方呼籲關好門窗及留在室內"的通告，內容就是這樣，多一句也沒有。

當然，有很多事件並非在既定的遊行路線發生，事前無法預知哪些地方可能會有縱火或有群眾聚集，而警方需要使用催淚煙驅散群眾。

主席，局長的主體答覆提到，食物安全中心發出了有關催淚煙的指引，其實，食環署亦有向清潔承辦商發出相關指引。

當時，他更說最快一星期便會推出。主席，這數天我收到一些傳聞，指因為一些政治壓力，勞工處已經擱置推出催淚煙指引的計劃。我想問局長，是否有這件事？

我是親耳聽到勞工處副處長表示，勞工處正在製作相關指引，我問局長現在是否因為政治壓力而取消了這個計劃，他沒有回答。
主席，剛才我回應時已經指出勞工處的工作。

主席，行政長官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指出，運輸及房屋局轄下專責小組會積極協助和促成各項由民間主導和推行的短期措施，以增加過渡性住屋供應；政府又會在重新推出的活化工廈措施下，容許改裝整幢工廈為過渡性房屋。此外，行政長官在本年的《施政報告》中表示，為免延長申請公屋家庭的輪候時間，暫不會考慮重建高樓齡公共租住屋邨。

專責小組亦負責監察各項目的落實及進行情況，確保過程是符合節約、有效率及效益的資源運用原則，務求令資助用得其所，確保項目按照施政方針推展和營運。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解釋了政府就着工廈改裝為過渡性房屋的政策會如何拆牆鬆綁。

在整體上，又能否達致在未來3年提供1萬個過渡性房屋單位的目標？
主席，多謝盧議員的補充質詢。今天我可以指出，現時建成、入住、以至在建造及規劃中的過渡性房屋單位數目已達6,000個，而我們亦正在跟進20多個項目，相信有關土地和屋宇足以興建1萬個過渡性房屋單位，但由於有關的規劃及準備工作仍在進行中，因此我們現時只能夠就一些已建成、正在建造及已達成協議推行的項目提供數字。可是，我可以向盧議員交代，在未來3年，我們有信心可建成1萬個過渡性房屋單位，盡快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舒適的居所。

現時已建成及可入住的單位共有622個，正在籌建當中的有900多個，合共便有1,500多個，而正在規劃當中的有4,000多個，所以合共有6,000多個。

所以，兩個方向我們也會努力地做。為了讓葉劉淑儀議員放心，我們現時也正在跟其他發展商商討不同項目，稍後在有詳細協議時，我們會適時公布。就推動過渡性房屋這項工作而言，我們非常感謝議會及社會的支持，包括很多發展商和有心團體，他們向我們提供土地、樓宇和支持。

政府在去年重啟活化工廈計劃，容許某些地帶的整幢工廈或樓層改裝為一些不超過5年期的過渡性房屋。但是，據我了解，政府早前表示，在這項計劃下，並沒有接獲任何申請。政府有沒有檢討箇中理由？是否5年時間太短，吸引力不夠，還是因為消防問題，以致想改裝的人覺得費用太高昂？

現時，我們正與兩位工廈業主進行商討，他們很有心。我們就着屋宇署對工業大廈的規章跟屋宇署有一個共識，就是在不影響安全和衞生的情況下，提供了很多變通的安排和處理，例如自然採光、通風、共用廚房及共用空間等，屋宇署都提供了方便。

所以，在年期方面我們有靈活安排。至於財政方面，正如我剛才說，每個住宅單位的資助上限為55萬元。在建築方面，我們跟屋宇署有一個共識，就是可以有變通，但不會影響安全和衞生標準。就地政規劃方面，我們跟地政總署有一項理解，即申請書費用及其他費用可獲得豁免。所以，我們不論是在財政，還是在屋宇規章、地政總署或政府的支援上，都下了很多工夫。

過去，在我參與的時候，主要問題似乎也是屋宇改裝或改裝的規格難以滿足要求。其實局方剛才已回應說會盡量靈活處理，但當局會否真的考慮訂立一些特別的指引或守則？例如特別放寬一些條款，就像新界小型樓宇可獲豁免遵守某些《建築物條例》的要求般，以提高改裝工廈的可行性。

多謝鄭泳舜議員的補充質詢，或許我就屋宇規格的要求多說幾句。如果工廈的改裝獲得運輸及房屋局支持，而且屬5年或以下的臨時性用途，屋宇署會考慮按《建築物條例》行使權力，豁免該等過渡性房屋項目有關的上蓋面積、地積比率，以及在大廈四周提供空地和通道巷等的要求。至於其他設計上的掣肘，房屋署亦會務實處理，例如豁免部分住用地方的天然通風和照明要求——我剛才亦已提及——但會施加補償措施，包括提供人工照明和機械通風設施系統、提供符合相關天然通風和照明要求的共用起居室，又或接受部分住用單位共用廚房。屋宇署會就有關寬免，要求項目管理人提供及實施管理計劃，並委任認可人士進行年檢，以確保有關補償措施有效運作。所以，就屋宇設計方面，特別是工廈方面，屋宇署會就實際困難及為求方便推展過渡性房屋項目，提供相當多的寬免，但同時亦須確保居住安全和衞生不受影響。我們會繼續與屋宇署、地政總署、規劃署及業主進行探討，希望可以促成有關工作。
主席，在局長的主體答覆中，我看到有兩項因素是與活化及改建工廈的成事比率如此低有關的。

舉例來說，如果一幢工廈改建後有100個住用單位，其資助金額便等於100個單位乘以55萬元，即5,500萬元的資助。我們主要考慮的，是希望在短時間內提供更多過渡性房屋予有居住需要的市民住用。

據悉，公立醫院醫生人手不足，令不少病人延誤就醫。例如，醫院管理局轄下專科門診新症輪候時間最長達3年10個月。

主席，鑒於香港人口老化和公營醫療系統超出負荷，以致公營醫療系統醫生人手供應一直嚴重不足。

食物及衞生局於今年3月設立了平台，與香港醫務委員會、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香港醫學會、醫院管理局、本地兩間設有醫學院的大學和衞生署的代表共同商討增加醫生人手的可行方案。其中，醫委會在今年8月起將已通過執業資格試的非本地培訓專科醫生的評核期由6個月縮短為兩天。我們預期此舉將可吸引更多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專科醫生來港執業。此外，為了進一步增加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在公營醫療系統服務的誘因，政府現正在不影響本地醫生接受專科培訓機會的前提下，探討更有效地為他們提供專科培訓。醫專轄下的相關專科學院及醫管局現正研究有關計劃的執行細節，期望能吸引更多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服務。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情況，並與醫療業界的相關持份者和機構保持緊密溝通，探討其他增加醫生人手的措施。就蔣麗芸議員所提出的質詢，我現答覆如下：一政府並沒有訂立醫療專業人員與人口比例的指標。就醫管局而言，因應每名病人的情況和需要，醫管局會提供不同種類和程度的服務，因此沒有規定醫療專業人員與病人的比例。然而，醫管局已制訂一套機制，就人力資源的需求作評估和規劃，以確保有足夠的醫療人手應付服務需要。醫管局會繼續監察人手情況，並在人手規劃方面作適當安排，以應付日益增加的服務需求。二醫管局會不時檢討及優化"特別退休後重聘計劃"的安排，挽留富經驗的醫療專業人才，以助培訓及知識傳承，並紓緩人手情況。由2020-2021年度開始，重聘的醫療人員的聘用期將會由1年合約，延長多1年，合共兩年，以65歲為限。截至2019年10月底，醫管局內共有65名醫生在退休後獲重聘，繼續為醫管局各專科服務。三自2011-2012年度起至今年11月1日，醫委會共批准54宗非本地培訓醫生以有限度註冊形式在醫管局工作。現時共有20人分別在麻醉科、急症科、心胸肺外科、家庭醫學、內科、神經外科、兒科、放射科及外科等人手短缺的部門工作。另外4名非本地培訓醫生亦將於本年第四季至明年第一季履新。

所有有限度註冊計劃下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均是以恆常編制以外的空缺及政府額外資源聘請。隨着《2018年醫生註冊條例》實施後，有限度註冊的有效期和續期有效期已由不多於1年延長至不多於3年。連同已推出的一系列改善措施，經有限度註冊計劃招聘的非本地培訓醫生預期會有所增加。至於為非本地培訓醫生提供專科培訓方面，現時已有多個醫專轄下的專科學院接納非本地培訓醫生在港繼續其專科培訓，其中包括急症科、內科、家庭醫學、婦產科、眼科、兒科、精神科、社會醫學及病理學科。醫專及其轄下的相關專科學院現正討論及制訂有關執行細節。待確定有關執行細節後，醫管局會相應更新有限度註冊醫生的招聘條件，並向醫委會遞交有關的有限度註冊醫生申請，以作批准。此外，為使於醫管局任職的非本地培訓醫生能按照所屬專科學院的要求輪調培訓，醫管局亦已取得醫委會批准，可因應培訓及服務需要分派有限度註冊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到公立醫院的不同部門工作。醫管局將繼續透過有限度註冊形式招聘非本地培訓醫生，亦會繼續檢視和監察整體人手情況。

我想追問主體質詢第三部分中關於"政府會否向醫管局及醫專增撥資源"的問題。

請問政府暫時撤回這3間大學的撥款建議，會否影響香港的醫療人手及培訓工作？若會，詳情為何；若否——請局長小心回答——3間大學的撥款是否並非必需，而是沒有需要的？

在此期間，我們一直與3間大學保持緊密聯繫，向他們解釋最新的發展情況，以及了解大學是否有任何新安排，並向議員解說它們的最新安排。我們期望能夠盡快將這3個項目重新加入財委會的議程，務求盡快獲得通過，使3間大學的教學設施工程得以順利展開。

主席，多謝張宇人議員的補充質詢。

第四項質詢。

二衞生署於2008年設立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為市民提供一個方便的途徑登記離世後捐贈器官的意願，同時為醫管局器官捐贈聯絡主任提供可靠及有效的方法，在病人身故時確定他們生前已表明離世後捐贈器官的意願，以便盡快聯絡家屬並取得他們的同意，捐出死者的器官來救助有急切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截至2019年11月，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的登記人數超過31萬。另一方面，《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推算有超過150萬人願意在離世後捐出器官，反映有大部分人仍未將信念轉變為行動。

今年11月至12月期間，我們已安排一輛器官捐贈宣傳車到訪不同地點，推廣及方便市民登記器官捐贈。

我們選擇在港大深圳醫院推行試點計劃，是考慮到該院採用"香港管理模式"，醫療服務質素及臨床管治架構與香港相若，因此較易為香港長者適應和接受。按年計，曾於港大深圳醫院使用醫療券的長者的累計人數，2015年至2018年分別為500名、1,200名、2,100名及3,400名，而2019年截至10月底，即1月至10月，則有4,400名。每年的醫療券申領金額方面，2015年至2018年分別約為54萬港元、147萬港元、185萬港元及349萬港元，而2019年截至10月底約為321萬港元，涉及總金額約為1,057萬港元。港大深圳醫院曾就醫療券在該院的使用情況進行意見調查。根據該院去年10月發表的報告，試點計劃受到好評，在384名受訪長者中，有92%對在港大深圳醫院透過試點計劃以醫療券支付的服務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有73%的受訪長者表示，選擇港大深圳醫院的原因，是該院採用"香港管理模式"。衞生署於今年年初就計劃完成的檢討，亦有參考上述調查結果。考慮到試點計劃運作暢順並獲得好評，而在港大深圳醫院使用醫療券的長者人數亦持續上升，政府已於今年6月26日將試點計劃恆常化，為香港長者繼續在港大深圳醫院使用醫療券帶來更大確定性。我們不時就計劃的整體運作進行檢討，並與各相關持份者保持溝通。在醫療券的適用範圍方面，鑒於計劃的政策目標是加強長者的基層醫療服務、為他們在私營界別提供額外選擇，以及推廣家庭醫生的理念，我們認為醫療券應繼續只適用於門診醫療護理服務，而不應擴展至例如住院服務、日間手術程序或購買醫療保險等範疇。我們亦有留意是否有合適的醫療機構，以便將醫療券擴展至其他位於內地的醫療機構。我們需要考慮有關機構的醫療服務質素、臨床管治架構、行政程序、財務安排、運作環境及員工技能，以及其他持份者的意見。我們亦特別關注對於使用醫療券的監管問題。

主席，首先，我要肯定政府這幾年在福利跨境可攜性方面所作的措施，可說是受到市民歡迎，而這亦是"雙贏"的政策，一方面，退休長者有更多選擇，可選擇於退休後返回內地定居；另一方面，亦可減輕香港房屋、醫療及各方面的長者服務需求。不過，隨着政府最近放寬高齡津貼及長者生活津貼等的相關規定，醫療券的推廣工作似乎較為緩慢。

我們知道其實香港有很多醫療機構及醫生，隨着大灣區的開展或內地的需求......

為何特區政府不考慮與這些港式醫療機構合作，在內地增加多些醫療點供香港人使用呢？
多謝黃國健議員的補充質詢。其實在長者醫療券方面，我們一直馬不停蹄地進行優化工作。

最近，衞生署就整項醫療券計劃進行檢討，對一些不尋常的收費作出建議，現時亦已實行。

至於黃議員詢問醫療券在內地的適用範圍可否由港大深圳醫院擴展至其他醫院，這方面要考慮的因素實在多而複雜。

我們會一直密切留意未來的發展。
主席，我們從局長剛才的回應便可知道，香港的官僚架構確實已不能適應社會的變化。數天前，國內已容許在內地就業的港澳台人士參加社會保險供款計劃，讓港人也可以使用國內的醫療系統。現在我們討論的是對退休人士的醫療資助，讓在內地居住的港人可獲得醫療保障，尤其是現時國內很多醫院已開始轉用口服藥物，不一定要打點滴，讓香港人更容易適應。我知道去年局長曾到訪大灣區討論"九加二"的問題，究竟進展如何？

主席，從主體答覆可見，近年確實有越來越多長者前往港大深圳醫院使用醫療券，這趨勢顯示計劃受到歡迎。我想問，局長能否更清晰地告訴我們，近年長者在港大深圳醫院使用醫療券時，最多使用及最受歡迎的是哪些服務？

在港大深圳醫院使用的醫療券，主要是用於診療中心及醫技科室的門診服務，這與香港的情況相同，所使用的服務包括預防性的護理、治療及康復服務。周議員想了解哪些是較受歡迎的服務及科室的情況，其實最受歡迎的主要是內科，差不多有四成醫療券用於內科服務。當然，除了內科，還有其他科目，包括外科、牙科、體檢中心、中醫科、骨科、眼科、急症科、家庭醫學全科、物理治療科、婦科、康復科、病理科和醫學影像科等，但這些為數較少，主要是內科。

當然，任何香港市民都可以使用醫院管理局或衞生署的服務，尤其是現在加設了地區康健中心，預防服務已更為全面。

主席，從局長的答覆，我看不到她急市民所急。但不要緊，大家都希望為市民做事，我嘗試循着局長的思路來想。

主要是這方面的討論，以及專業人員之間的交流，希望可以提高大灣區的醫療水平。

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香港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排名，由2009年的第48位跌至本年的第73位，反映香港的新聞自由度大幅下降。

主席，我沒有深究全球新聞自由指數是如何得出來的，不過，我個人認為香港的新聞自由度非常非常高，高至連假新聞也沒人管、假記者也沒人管。所以，我想問當局或局長是否知悉，有關組織有否統計在修例風波期間，有多少新聞工作者因為暴徒的違法暴力行為而受傷？包括被磚擲中、被汽油彈、鏹水彈擲中、因為被指報道不中立而被毆打等，當局是否有這方面的數字呢？

用強光照射致使拍攝無法進行，用大量警員包圍被捕示威人士，令記者無法近距離拍攝現場情況，這是否警方妨礙新聞自由、蓄意令真相不能在鏡頭下呈現的常規操作？警方有沒有阻礙市民知道真相？警方有沒有濫用武力？

在這項議案辯論開始前，我想提醒議員，議員發言應針對議案所述的指控，以及討論是否支持委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組成調查委員會，以調查有關指控。議員不得提及行政長官非履行公職時的行為，亦不得以可能對案件有妨害的方式，提述尚待法庭判決的案件。

然而，你卻一直在自詡如何聆聽意見，不斷縱容警暴，又不回應市民的五大訴求，繼續"好官我自為之"。因此，主席，"林鄭"政府及其整個問責班子沒有一個人是無辜的。我認為香港如果真的要撥亂反正，首先便要迫使這個政府回應香港人的五大訴求，香港要有真正民選的特首和立法會議員，令政制向市民負責，而不是不斷向小圈子及大財團的利益傾斜。香港要有公義，才會有和平及真正的和諧。我希望香港市民繼續堅持五大訴求，縱使前路非常艱難，但我知道香港人一定會團結一致，而國際社會亦會支持香港人對抗極權政府。香港人一定要奮戰到底。

何謂"謗聲易弭怨難除"？就是說當權者不斷以暴政打壓人民，不斷消弭人民的聲音、反對的聲音，但仍難除去怨憤。香港現在面對的正是這種情況，當局透過警察暴力、《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禁止蒙面規例》，以及一切嚴刑暴政，試圖造成所謂的"止暴制亂"，但仍不能抹去多月以來"林鄭"政府所做的暴行。我之前何以指這群問責官員是暴徒，正因為由始至終也是他們導致香港社會出現如此強烈的怨憤和暴力。過去，香港人和平集會、遊行示威，多年來均謙卑地要求"中共"及本屆政府聽取民意，聽取市民的訴求。從細微的政策如"加熱煙"、"三隧分流"，以至《逃犯條例》的修訂，林鄭月娥有改變過嗎？要不是100萬、200萬人多個月以來的抗爭，她會願意撤回條例嗎？因為她不願意回應"五大訴求"，市民便起來抗爭。

真正可以處理社會矛盾的，必然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釐清過去數月發生的事。這首詩的第二句是"秦法雖嚴亦甚疏"。

根本法例本身就有問題，《公安條例》正是一例。

"秦法雖嚴亦甚疏"，指的就是儘管實施嚴刑峻法，但當中卻有很多流弊。別以為執法的一定正義，警察在過去數月的暴行，已不知對香港人造成多大傷害。我想本屆政府永遠無法辯解為何"721唔見人"，就是在7月21日當天，警察為何在暴力現場消失，然後有前線警員以匿名方式透露，指揮官曾表示不用理會那些"白衣人"。

請問這個政權是納粹政權嗎？這些警察是否納粹警察？

此外，我們看到很多問題完全未有辦法解決，例如警方使用不平等的武力。"十月一槍殺人"，就是指警方第一次使用真槍，其實之前也曾多次發射實彈，差一點便擦槍走火。如果搞出第一條人命，我想問特區政府如何承擔，這點我真的很懷疑。

張司長剛才說監警會可以處理問題，但我們說了千萬次，監警會不能主動傳召證人，而且社會不會再接納警方自己人查自己人。他大可問問泛民主派的議員。就6月以來曾經發生的警民衝突，我們已向投訴警察課投訴，投訴課是有回信的，但一些我們親歷的個案是需要親身錄口供的，而有多宗個案至今連錄口供的程序也未進行，遑論提交監警會處理。這些個案都是我們親身的經歷，我們可以隨時作供，但問題是現有制度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如果是可以解決問題的話，就不會出現"七二一"的疑團，此事至今仍未解決，為甚麼當時警察會"唔見人"呢？究竟誰應負責呢？鄧炳強要負責嗎？這類案件越來越多，有女子在荃灣警署涉嫌被強姦，這是一宗警察強姦平民的事件，這些問題是否又縱容了事？警察在理大外不斷用警棍打人，不斷用真槍射人，這是否使用適當武力呢？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循此途徑離開，但從記者的筆錄可知，當時有人游繩或爬水渠離開，這些情況全因警方執法所致。警方的執法令市民犯險，不論那些人是否有罪，警方也不應壓迫他們致令他們要以身犯險，司長，生命誠可貴。其實，我們真的忍夠了。

為何政府可以縱容這件事發生呢？

司長，作為一位30歲出頭的青年人，你一定會覺得我的話不中聽，但我相信我的意見也可代表不少年青人，我想告訴你：我這一刻真的看不見香港的未來。交通銀行有一位經濟師忽然被炒，國泰也有人因為政見被炒......

就是要將過去數月的事實重新鋪陳，如果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社會上不同的意見便各有各說，無法透過調查找出事件的真相，繼而制裁有問題的官員和警員。

不要八三一框架就是不要篩選，我們要求真普選，要求民主。要求民主，就是要有一個安身立命的香港，唯有這樣才能找回香港的未來。

多謝楊岳橋議員今天提出這項彈劾行政長官的議案。

對於整個特區政府班子的錯，香港人一定會記得很清楚，是絕對不會原諒的。

就是由於林鄭月娥不肯回應市民的訴求。行政主導的政府始終不承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那個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得很好：出現了和平理性地表達訴求的方式——即是投票和選舉——而且過程相當平靜，但這種平靜會否無以為繼呢？

他們的眼睛是看得很清楚的，改變了的只是對暴政、警察暴力和濫權警隊的不滿。香港人一直以來也是最有良心的，不會掩着良心說錯的事情是對的，不會指鹿為馬。

今次光復17區的選舉結果，正正是香港人想以選票表達與警察暴力和暴政割席的訴求。在6月，曾有分別100萬人及200萬人上街遊行，但政府卻教導我們和平遊行是沒有用的。

司長及他的老闆"林鄭"和警隊卻繼續血腥打壓反對的聲音。

就是要拘捕及控告抗爭的議員，而且選擇性執法——建制派議員不會有事。在6月9日，有100萬人上街；而在6月12日的事件發生後，我們開始提出"五大訴求"；到6月16日，再有200萬人上街，但政府在6月12日已提出"暴動"的說法，但結果怎樣呢？就是有更多市民上街。

半年前，如果政府解決了問題，我們今天便不會在這裏辯論這項議案，香港也不會變成現在的情況。今天政府再提出一些紓解民困措施，有作用嗎？暴力解決不到，金錢也解決不到。政治問題，請你們用政治方法來解決。這多個月來，"五大訴求"中最多人支持、有八成多市民支持的是甚麼？

我經常覺得，暫不說民主國家，即使在不民主的國家，得到這麼低評分的領袖也沒可能繼續在任。但我們看到特首不肯落台、不肯辭職、不肯給我們一個喘息的空間。

我的答覆是："解鈴還須繫鈴人，至少'林鄭'要下台，警隊一定要重整，就事件進行獨立調查，以及進行社會對話"。全世界解決這類危機均用這些方法，不是依靠"派錢"，不是再加強警察的暴力。

在6月、7月，如果她可以辭職，還可以做一個正常人。結果，香港現已走上這條不歸路，她要做一個罪人，永遠是香港的歷史罪人。司長，你還要陪伴她做罪人嗎？建制派和政府官員真的很可悲，即使經過"十一二四"，還是繼續說止暴制亂，但無視警暴。

我記得建制派中有部分議員曾經表態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香港人現在看得很清楚。張建宗有一句話說得很正確："無論如何包裝，暴力始終是暴力"。

司長，看看你的表情，你們是否這麼鐵石心腸，是否覺得這些人該打？

警察是聖人，市民就是罪人嗎？

警察是聖人，市民全是罪人嗎？市民投票得出這個公投結果，不是因為民主派厲害，不是他們均支持民主派，而是想告訴政府它錯得很嚴重，一再犯錯，錯了又錯。

她還在玩弄語言"偽術"，說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不是獨立調查委員會。

主席，我們今天討論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動議的議案，委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組成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對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及/或瀆職行為的指控。聯合提出議案的25位議員，在議案附表中羅列出行政長官所謂"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的詳情，包括"無視主流民意反對，強推備受爭議的法案"、"採用過分武力鎮壓和平集會"、"以不合比例的控罪打壓示威者"，以及"造成社會撕裂"，全部均離不開反修例運動這個核心。主席，香港一直被形容為福地，很少出現重大天災。香港也是先進的城市，居民可以在相對穩定和安全的環境下為理想打拼。但自今年6月開始，香港變得不一樣：每逢周末爆發街頭巷戰，暴徒縱火、投擲汽油彈、破壞港鐵站；中資商鋪、銀行、食肆被刑事毀壞；更出現襲警、以牙還牙的"私了"歪風。經濟下行的影響已經呈現，這些人禍的破壞力，遠較去年颱風"山竹"襲港的天災傷害更深，香港仿如一下子墮進萬丈深淵。

事實上，特區政府當日處理《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條例草案》，確實有誤判民情，政治敏感度不足，之後又連番錯過扭轉困局的黃金機會。特首遲來的"撤回"，已經無法遏止整場風暴蔓延。不過，過去半年是否只是特首一個人的錯，其他人全部無錯？只有特首須要負起全部責任，其他人一點責任也沒有？當政府忙於想辦法止暴制亂的時候，我們看到有些政黨組織煽風點火，美化暴力，鼓吹激進行為，並以此作為區議會選舉的籌碼。當激進的年青人以前途作賭注的同時，有人卻在背後吃人血饅頭，標榜"血債票償"。當警方疲於奔命應付激進暴徒的時候，有些別有用心的傳媒卻阻撓警方執法，把警隊妖魔化，把警察與市民放在對立層面，無事生事，小事化大，令社會更加撕裂。過去半年，我們清楚看到合法的和平集會，最後往往演變成暴力衝突，打、砸、搶燒的情況屢見不鮮。為免情況進一步惡化，警方只好不再批准集會或遊行。我們看到暴徒不斷向警方施襲，企圖搶走警員的配槍，對政見不同的市民"私了"，甚至放火燒人、長者被磚頭擊斃的慘劇。直到現時為止，仍然未有一名暴徒被定罪判監，仍然未有人為多項刑事毀壞和群眾毆鬥等行為負上刑責。主席，在今次的反修例風波之中，特首及其問責團隊的確有做得不妥善之處，我相信她在過去數月已有深切反思，並已汲取沉重的教訓。我們不能因為一件事而抹煞她過去數十年的努力。特首在政府工作近40年，回歸後擔任多個重要職務，勤勉務實，敢於擔當，行政經驗豐富，具有駕馭複雜局面的能力，在社會的認可度一直非常高，這些政績我們不能抹煞。在今次反修例風波之中，特首在止暴制亂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帶領香港警隊在最大程度上控制暴亂的形勢，避免出現大規模的流血悲劇。凡此種種，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夫人何晶亦在其Facebook上轉發了一則撐香港警察的帖子。主席，歷史不能回帶，已發生的事情亦不能抹走，我們要向前看，面對當前社會的紛亂，我們仍然需要有勇氣、有承擔的人，帶領香港走出困局。面對香港回歸以來最大的政治風暴，加上外圍經濟的陰霾，特首留下緊守崗位，比拍拍屁股離開需要更大的勇氣，既然她有勇氣面對施政的失誤，有誠意改進，何不給她一個機會？我相信她仍然有能力帶領香港未來發展，繼續展示"務實有為"的新思維管治風格。特首早前落區舉行社區對話，以及推出多項"撐企業、保就業"措施，緩和了社會繃緊的氣氛，亦為中小企重燃了希望。在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後，暴力示威仍然持續。因此，我們需要更加齊心，抗暴止亂，希望香港社會盡快恢復秩序。整個特區政府經此一役，更應該充分聆聽各方民意，體察民生，掌握民情。最近，我知道很多人對新一份施政報告感到失望，尤其是關於土地政策的範疇：土地共享先導計劃、《收回土地條例》等，均引來各方爭議。主席，我在此嚴正聲明，如果政府以為有某政黨撐腰，便強行引用法例徵收新界棕地、私人土地或市區寮屋區土地，再一次不聽民意、誤判民情的話，很有機會引發另一場災難，引起軒然大波，令香港更加撕裂。香港當下的困境，並不是增加土地或房屋便能夠解決的。目前香港正處於最脆弱的時候，面對外憂內患；對內，大家同坐一條船，好應該一條心，團結一致地修復這個爛攤子，恢復社會秩序，重新出發。但很可惜，反對派仍然藉着反修例風波的餘溫興風作浪，癱瘓議會的正常工作，在立法會不斷提出議案調查這位、譴責那位，正如今天的議案指控特首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我是絕對不同意的，也不希望大家正中反對派下懷，使香港永無止境地紛亂下去。主席，我謹此陳辭，並在此申報，我在新界持有土地。
主席，當我們在談論"林鄭"如何破壞香港、如何令香港沉淪時，在外面，警方已拘捕超過6,000名年青人，有很多人受傷、失明，甚至有人喪命，死因不明。然而，張建宗剛才說甚麼？

今年年初，我們已指出修訂《逃犯條例》會令香港失去法治，亦是令市民失去信心的最大原因。

大家都知道，"政治問題，政治解決"，特區政府卻想"政治問題，警暴解決"，要不然便打算"派錢"，學了大陸的處事方式。

其實在6月——即6個月前——當時大家已感到不對勁，因此要求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以調查"林鄭"有否瀆職，但原來在6個月後，香港的情況變得更慘。

當時我們有很多人在場，場面是完全可以控制的，但警方卻選擇發射催淚彈、橡膠子彈、布袋彈。有一名中學老師的右眼因而永久失去正常視力，還有很多人受傷，例如患上末期癌症的一位先生。他們本來無須在"六一二"承受這些痛苦，但他們都愛香港、深愛香港，願意冒如此大的風險，但結果警察使用暴力——是不對稱的暴力——其後這些暴力更不斷升級。

大家也知道，解決這問題要從源頭着手，治病當然要追溯源頭，要從源頭開始治理。這個癌症便是"林鄭"，她可以將所有有關的官員拉下水，例如李家超和鄭若驊便沒有人會反對，但現在是整個特區政府，包括司長和其他局長也一起下水。

現在整個特區政府都傻了、瘋了。整個特區政府也沒有公信力。

現在是警察罵香港人、同胞是"曱甴"，這是甚麼警察？在張建宗司長想說一句像樣的說話，為警暴道歉時，那個"散仔會"的主席不停地罵司長，不過司長又真的"跪低"，前去與他們會面，並再露面向警務處、"散仔會"和所有警察道歉。

不過，如果想解決問題，我們也須推走傀儡，拿走這具僵屍，希望會有轉變。現在是"黑警"治港，因為每天也只是警察獨斷獨行，隨時喜歡便放催淚彈。在剛過去的星期日，警察說了甚麼？

兩天後，"林鄭"說甚麼話？

這些人有前途、有外國護照，甚麼也有。他們一無所求，只是為了香港的民主，政府應該感到羞耻。"五大訴求，缺一不可"。